《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》。
主席、各位議員、各位香港市民，早晨。我謹動議二讀《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》。新春伊始，我懷着感恩的心，公布本屆政府第一份財政預算案。過去幾星期，社會各界廣泛討論預算案，表達不同的意見。我非常感謝大家，也充分理解社會各階層的市民，在生活上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。編製今年的預算案，我有多重體會。諮詢的過程再次反映出社會上有廣泛多元，甚或相互矛盾的訴求，同時也讓我更貼近市民，從受眾的角度考慮取之於民的資源，如何能切實地用於民之所需、香港之所需。因此，我着意在演辭中有系統地向市民說明運用公共資源的優次，以及政府對香港未來的看法、發展方向和財政預備。貫穿這份預算案的各項措施有三大目標：一多元經濟。我們要推動經濟多元發展，為香港創富，也為年輕人提供更廣闊、優質的發展機會。二投資未來。冬季流感來襲再次提醒我們醫療服務亟待改善，而人口老化帶來的種種挑戰，也需我們投放資源，未雨綢繆。我們同時要改善生活環境，令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宜業的智慧城市。三關愛共享。兒童和青少年需要更多的關懷、愛護和機會；中產家庭的生活擔子有待紓緩，而基層和弱勢社群更需要扶持。此外，豐盛的生活不只建基於物質條件的改善，還要提升生活的質素和內涵。事實上，政府縱有再豐厚的資源，也不能滿足所有人。我的責任是兼顧各階層的利益，同時在緩解當前所需之餘，不忘以積極創新、勇於作為的態度，為香港的未來投資。在接下來的章節裏，我會進一步說明。香港人均生產總值達46,000美元，位處世界前列，但過去10年的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只有2.7%，反映經濟動力放慢。香港有必要因應自身優勢，以前瞻角度，為未來發展定位和尋找新動力，促進經濟多元，為年輕人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，並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。環球經濟格局綜觀環球經濟格局，有三大趨勢需要留意和把握。首先，創科浪潮席捲全球，勢不可當，從根本改變了經濟結構和人類的生活與消費習慣。通訊科技、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創新科技的應用和普及，不單催生跨行業、跨界別和跨地域的新產業和共享經濟，也顛覆了傳統以有形資產和資本密集主導的商業模式，為各行各業帶來激烈競爭和轉型的契機。新科技也直接降低了創業門檻，孕育出更多具經濟效益的新意念、產品和服務。上述種種，解釋了為何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銳意發展創科，以之作為經濟新引擎。香港絕不能落後於大形勢，必須繼續完善創科環境、吸引新經濟公司和科研機構落戶，以及培育知識型人才。其次，全球經濟重心"西向東移"之勢已經確立。過去5年，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超過三成，若連同其他發展中的亞洲地區，貢獻比率更加接近六成。在可見的將來，亞洲發展中地區仍然是環球經濟的火車頭。國家自40年前改革開放以來，經濟年均實質增長約9.5%，去年經濟規模超過120,000億美元，人均生產總值亦由1978年只有約200美元，上升至現時超過8,000美元。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和策略，對全球影響舉足輕重，也肯定是香港持續繁榮的關鍵。第三，自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，先進經濟體之中，反對自由貿易及去全球化的聲音此起彼落，保護主義升溫。世界貿易組織過去數十年一直倡導的多邊貿易機制變得舉步維艱，更多經濟體改為透過區域或雙邊貿易協議，推動和維持貿易活動。因此，香港在捍衞多邊貿易的同時，也必須爭取簽訂更多的區域和雙邊貿易協議。把握機遇香港須因應剛才提到的三大趨勢，乘勢而起，好好把握眼前的機遇。國家在"十三五"規劃中的港澳專章表明，支持香港發揮獨特優勢，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三大中心地位，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，推動各項服務向高增值方向發展，亦提到支持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，以及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。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，國家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，並繼續推進消費升級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報告亦提出要以"一帶一路"建設為重點，堅持"引進來"和"走出去"並重，擴大與各國雙向投資和貿易往來，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，又提出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，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建設。同時，報告指出要防範和化解重大風險，尤其是金融風險。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策略，為香港帶來龐大的機遇。

可以預期，樓市供應偏緊的情況將會緩和。另外，美國利率正常化繼續推進，過去數年香港超低利率的情況將不復再。這些基本因素的轉變會為樓市帶來壓力。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樓市的變化。市民在置業前，必須小心衡量風險，特別是利率上升對個人供款能力的影響。理財新哲學接着我想談談公共財政。

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：《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》，予以二讀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，二讀辯論中止待續；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之前，預算案交由財務委員會審核。
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就延展於2018年2月7日提交本會省覽的《2018年醫院管理局條例令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。

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，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，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。在2018年2月9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成立了小組委員會，研究在2018年2月7日提交立法會的《2018年醫院管理局條例令》。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有關的附屬法例，委員同意由我動議一項議案，將此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2018年3月28日的立法會會議。